主席，本年8月至10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16年來最高的百分之六點四，失業人數高達257800人。由於政府由本月起不再透過"保就業"計劃向僱主發放工資補貼，有學者預期越來越多企業為節流而裁員或推出停薪留職計劃，以致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在未來數月持續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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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輪基金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的總承擔金額為1,559億元。截至2020年10月30日，基金督導委員會已批出99個項目，總承擔金額約1,550億元，涵蓋多個行業，並向不同有需要組群提供援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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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紓緩受疫情影響而日趨嚴峻的失業情況，政府已在防疫抗疫基金預留款項，在兩年內於公營及私營機構創造約30,000個有時限的職位。

除了國泰航空公司大裁員外，最近一間旅行社及一間電視台亦開始裁員，可見新一波裁員引起的失業潮即將到來。面對這個浪潮，我想問局長:政府將會一嚴陣以待，推出新的支援措施；二到出現失業潮才臨渴掘井，見步行步；還是三麻木不仁呢？
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紓困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創造就業機會。

我希望這些就業機會能夠惠及可能需要轉業或失業的人士。

大家剛才提到，現在有不少公司裁員，包括旅行社和昨天解僱大批員工的大型新聞機構，還有很多僱員現正停薪留職。坦白說，我大概猜到局長稍後會怎樣回答我，但政府現時的抗疫力度確實不足，既沒有第三輪"保就業"計劃，又沒有失業援助金。政府說的"保就業、救失業"，是否只是一句口號？

政府現正繼續努力招聘其餘2萬個職位，我們相信這些措施能夠減低失業率。
主席，根據最新數字，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在今年6月至9月接獲近1100宗個案，涉及的款項達8,800萬元，單是9月就有431宗，涉及3,835萬元。主席，由於公司倒閉而未能支付欠薪、假期薪金、代通知金以至遣散費，僱員將大受影響。

主席，關於失業人數，主體質詢提到香港有257800人失業，失業率為6.4%，但實際上，很多自僱人士自疫情開始後，處於瀕臨失業或半失業之間。政府只是對其中4萬人——例如我的業界——給予數千元資助，其他絕大多數人至今仍得不到一分錢的資助。

主席，正如馬逢國議員指出，很多自僱人士得不到援助。

主席，即使是免遣返聲請人士，政府也會透過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向他們派發食物券，當局可否同樣向領取失業綜援的人派發食物券或呼籲超市幫助他們？

我們較早前亦已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資源，為食物銀行提供一些現金券和食物，以派發給有需要人士。
主席，很多人擔心"保就業"計劃一旦結束，裁員潮便出現。早前國泰航空和怡中航空裁員、永安旅遊裁員，而昨天有線新聞部亦裁員。

有工友告訴我，SARS期間只是支撐數個月，還應付得來，但現在疫情已經接近1年，他們仍然看不到曙光，可謂彈盡糧絕，甚至擔心某些行業會全行覆沒。施政報告當然有提及協助工友走出困境，但措施欠缺新意，政府既拒絕推出失業援助金，又拒絕推出失業貸款基金。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政府仍會視乎疫情發展及不同行業的情況檢視紓困措施的效用，並在有需要時推出優化措施"。其實，局長心目中或政府正準備推出甚麼優化措施？

主席，近期失業率這麼高，大家都關注政府如何提供支援，但局長一直不贊成推出失業援助金。一般失業人士如果要真正得到政府的援助，只能夠循綜援這個途徑。

我想局長解答一下，如果只是短期兩三個月的需要，能否得到政府援助？
主席，大家對綜援制度可能普遍有點誤解。第一，在綜援系統下，領取失業綜援的人大部分流轉非常快，很多只是領取數個月，並在1年內離開綜援系統。

我多謝議員提出這項質詢，也希望大家明白，市民如果收入減少，當然可以申請在職家庭津貼；同樣地，如果工時不足，仍然可以申請綜援。綜援有一個"低收入人士"類別，可協助這類人士，而健全人士一樣可受惠於剛才提及的一些措施。

立法會秘書處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現時在非熟地興建住宅樓宇需時最少10年，原因是涉及冗長的規劃過程。主要持份者曾多次促請政府作出檢討並加快規劃過程。

主席，現時由"生地"變成可建屋的"熟地"，直至單位落成，往往需時10年，甚至更長時間，當中法定改劃只是整個發展流程其中一環。以透過改劃單一地段發展公營房屋為例，首先是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去評估，例如在交通、環境等方面有否存在不可克服的問題和作出初步建議，接着根據《城市規劃條例》進行改劃，然後展開詳細工程及建築設計。如果牽涉私人土地，亦要按《收回土地條例》和其他條例為收地和工程範圍刊憲和處理反對意見，以及為清理政府土地作出預備。待詳細設計及預算開支準備就緒，政府會向立法會申請工程相關撥款，獲批後正式啟動收地程序和為受影響住戶或經營者提供安置補償安排，然後清理土地以便展開土地平整和基建工程。以上各個環節一般合共需用上約6年或以上的時間，而興建單位一般大約需要4年。由上述可見，要加快的不單是改劃流程，還有其他發展程序。上星期公布的《行政長官2020年施政報告》建議擴闊發展局轄下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的組成和工作範圍，目的正是要進行更全面檢視以加快整個發展流程。就劉議員主體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一《條例》在制訂圖則和處理規劃申請兩方面，均有清晰的法定時限。根據該條例，在制訂圖則時，所有有關圖則或修訂都會予以展示，為期兩個月，以供公眾查閱和提出意見。在圖則展示期屆滿後9個月內，城市規劃委員會須把圖則和相關修訂，連同有關申述和意見，一併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如果有個案因其特殊情況而須提請行政長官將時限延長，最多也只能延長6個月，換言之，一般制訂圖則必須在11至17個月內完成。處理規劃申請方面，《條例》訂明城規會須在收到根據《條例》第16條提交的規劃許可申請後的兩個月內考慮，或在收到根據第12A條提交的修訂圖則申請後的3個月內作出考慮。總的來說，城規會在這些法定時序下不可能延誤處理圖則和規劃申請。至於質詢提及有個案長達20年，可能牽涉個別規劃申請多次提交城規會但始終未獲批准。規劃申請或圖則修訂是否獲通過涉及不同考慮，與加快流程本身並無直接關係。二上文提及的督導小組，由發展局規劃地政科與其轄下規劃署、地政總署和屋宇署在2018年組成，在過去兩年多積極研究如何在不影響部門各自的法定程序和技術要求下，理順他們在審批發展項目時的安排和流程，以及釐清各部門所採用的標準和定義；經諮詢業界後，已公布有關建築物高度限制、園景要求等7項課題的精簡審批安排。為進一步壓縮公、私營房屋項目的發展時間表，發展局會擴闊督導小組的組成和工作範圍，包括納入發展局以外的審批部門，以便更全面地檢視各個範疇的發展審批程序；以及理順各個政策局之間與發展相關的規定，例如檢視各項技術評估的要求是否清晰和合宜。此外，發展局將會成立項目促進辦事處，負責跟進較大規模的私人住宅用地規劃、地契修訂和其他發展審批申請，協調各個參與審批項目的部門加快審批流程，促進房屋供應。至於將規劃申請進一步數碼化的建議，現時城規會網頁已上載了數碼化的法定圖則和城規會文件等資料供公眾查閱。規劃署亦正檢討現時以電子方式提交規劃申請的渠道，務求令日後提交申請更為便利，有關優化措施將適時推出。三香港法定圖則的土地用途定義有一定的彈性。舉例而言，假如擬議發展屬法定圖則的經常准許用途，或屬於有關土地用途地帶的"第一欄"用途，項目倡議人無須申請規劃許可。

另外，對於一些已完成規劃審批，但有待工程撥款或地契簽立等環節的個案，我們目前亦有機制因應需要，先透過發出短期租約或政府內部撥地，讓有關單位可以早點進場開展所需的前期工作。至於香港和新加坡方面，香港與新加坡的規劃制度各有各的歷史和演變進程。儘管兩者未能直接比較，我們未來會在督導小組的擴大工作範圍中參考新加坡的經驗。
多謝局長就主體質詢所作的回應。

主席，感謝劉議員的質詢。就第12A條的情況，有些項目的確在獲得城規會通過後，還要進行整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改劃工作。

同樣道理，如果已通過第12A條的第一關，然後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我相信處理土地行政工作的相關部門可以在司法覆核的過程中，提早同步處理某些工序。當然，要待整個司法覆核程序完成後，才可以真正確認及完成其他程序。
主席，坊間有很多研究報告均顯示，土地規劃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以致千辛萬苦覓得的土地不能夠被高效利用及作健康發展。

其實，新加坡市建局於1997年已經開始引入電腦化系統，包括電腦化規劃申請表格和電子遞交及進度追蹤系統。申請人不僅可透過系統遞交圖則及文字檔案，以供網上批核，有關系統亦具備方便快捷的計算功能，例如自動計算地積比率、上蓋面積、公用休憩用地及處理費用。政府有否統計單位延誤落成的原因；會否引入新的電子系統以簡化及加快審批程序；以及日後會否就土地改劃進度提出明確的中短期目標及工作計劃，並定期檢視工作進度及接受市民的監督？

規劃署現正研究建立一個新的電子系統，當中部分功能與吳議員所述的相似。首先，我們肯定這個系統能夠應付大量申請文件，同時會引入"智方便"功能，作為提交申請的數碼簽署工具。我們相信日後申請人提交申請時會更為便利。吳議員剛才提到新加坡的一些良好做法，我們會盡量借鏡。我們目前希望有關系統可以在明年下半年完成。
主席，劉國勳議員提出這項質詢，可見他對於發展方面用了很大力度，其中特別提到《條例》。他問及一些正在進行司法覆核的項目，特區政府可否進行一些可修復式的工程或加快部門之間的溝通，這當然是可以的。

我可以在此告訴何議員，近年城規會已很清楚表明，不會容許這種"先破壞、後建設"的情況。不論一塊土地目前的情況如何，如果我們在諮詢漁農自然護理署後得知該幅土地過往是優質農地，城規會一定會充分考慮，亦已清楚表明不接受"先破壞、後建設"的做法。

主席，簡化規劃及發展的審批程序從而加快覓地和建屋流程，是很多人所想。主席，其實我在上屆立法會已經提出這問題，我很高興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將有關事宜納入為一項政策。

主席，督導小組於2018年成立，兩年多以來只就7項精簡審批安排發出指引。督導小組在兩年多完成7項工作，而我當年好像提出了10項建議。現時督導小組的職權範圍已擴闊至不僅包括發展局，局長會否為督導小組訂下時間表，例如每年處理多少項工作？

感謝謝議員的補充質詢。如果要簡化管制，我們須考慮的地方很多，因為所涉及的工作並非處理一件貨物。

主席，政府在本財政年度已預留超過84億元，用於採購及為市民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另一方面，近年不時有人質疑接種疫苗的效用及安全性，這股"反接種疫苗"思潮或會打擊市民接種新冠疫苗的意欲。

代理主席，就林健鋒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的綜合回應如下：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及衞生專家的意見，2019冠狀病毒病在未有有效療法及疫苗前，將不會消失。

儘管現時仍未有疫苗獲監管機構正式批准於人體身上應用，特區政府已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為全港市民採購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的疫苗，考慮的候選疫苗包括內地及海外研發或生產的疫苗。在雙管齊下的策略下，我們一方面已參與由世衞牽頭的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採購供應本港35%人口的疫苗劑量，作為照顧社會中最脆弱群組的需求的安全網。另一方面，我們會與個別疫苗製造商簽訂預先採購協議，以獲取更多供應。我們的目標是透過預先採購協議，採購至少兩款來自不同疫苗製造商及不同疫苗平台的候選疫苗，劑量將足以供應最少全港人口的兩倍。在簽訂預先採購協議時，我們會參照相關科學實證和臨床數據，並諮詢衞生署轄下相關科學委員會及專家顧問團的意見，疫苗的安全、效能和質素將會是我們選購疫苗的首要考慮，同時我們亦會考慮疫苗的研發進度、所採用的技術，以及實際情況和限制，例如物流、疫苗的儲存及冷鏈管理方法等。在積極預先採購新冠疫苗的同時，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及衞生署將優先處理有關疫苗的註冊申請，務求在確保疫苗的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的大前提下，加快審批程序。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屬公共衞生緊急事故，政府的優先考慮是為全港市民採購及接種安全及有效的疫苗，並會視乎需要考慮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容許緊急使用任何經證明安全及有效的疫苗，現階段不會排除在必要時進行緊急立法的可能性。接種疫苗對本港回復正常生活至為重要，根據科學委員會的建議，我們的目標是為全港市民提供疫苗。

優先接種疫苗的組別預計約300萬人，由於需要在短時間內為大量市民提供疫苗，我們正考慮不同的方案，讓市民以自願性質接種，並擬免費為市民接種疫苗。政府已預留1,000萬元進行推廣工作，將透過不同渠道加強宣傳教育，並適時澄清不實的謠言和虛假消息，以提高公眾對新冠疫苗的效能和安全性的認識。據了解，疫苗研發商現階段主要與各地政府直接商議，透過預先採購安排為各地政府預留疫苗以便進行大規模接種計劃，政府不排除邀請私營醫療機構參與計劃協助接種，但現階段並不存在協助私營醫療機構自行採購疫苗為顧客接種的問題。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肆虐全球，疫苗研發商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於多個地區開展臨床試驗。隨着臨床試驗的使用者數據及免疫反應陸續發布，我們能掌握更多有關不同種類新冠疫苗的安全、效能及質素資料，包括各疫苗在不同年齡組別的效能、有效期、劑量、相隔接種的時間及不良反應等。政府會密切留意新冠疫苗的研發，以及香港和世界各地的疫情發展，同時亦會參考屆時世衞的相關指引。

林健鋒議員，你只可提出一項補充質詢，而我認為你已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中央會支持香港確保新冠疫苗供應，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的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

代理主席，我已經提供最新資訊。林議員的主體質詢第二部分是：會否豁免在本港或境外已接種獲世界衞生組織認可新冠疫苗的人士遵守入境檢疫規定，以便利跨境往來？我較早前已經回答，現時有11款疫苗已進入第三階段臨床實驗，但仍未有疫苗獲監管機構正式批准於人體身上應用。

代理主席，我想替林議員問清楚，現時很多市民關心通關問題，特區政府又遲遲不肯進行全民檢測，不知何時才能截斷隱形傳播鏈。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當局曾與中央政府接觸，亦知道中央政府會支持香港確保新冠疫苗供應，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的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

局長，其實兩位議員均很具體地提出問題。如你有補充，請直接並具體地答覆。

代理主席，多謝陸頌雄議員的補充質詢。政府留意到有傳媒報道，國家研發並批准使用的疫苗無法在香港醫療體系使用。我們已發出新聞稿，指有關報道未有如實全面反映事實，可能構成特區現有藥物規管制度針對內地疫苗的偏頗印象，我們對此深表遺憾。香港既定的藥物規管框架及註冊制度由來已久，一直行之有效，並自2015年開始進一步強化及優化，確保香港市民獲得有效、有質素及安全的藥物。

內地金融科技公司螞蟻集團原定於本年11月5日在香港及上海的交易所同步上市。上市前兩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基於該公司所處的金融科技監管環境發生變化等原因，暫緩該公司在該交易所上市。該公司於同日宣布暫緩於香港上市。

政府、監管機構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一直不斷提升我們上市平台的競爭力。港交所在2018年4月實施了新上市制度，容許數個類別，包括擁有同股不同權架構的新經濟公司在港上市。此外，港交所已在今年10月30日公布了有關第二上市公司的進一步豁免安排，容許在該天前已在指定股票市場上市，即使擁有由法團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合資格公司也可以在香港作第二上市。在政府、監管機構和市場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的年度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在過去11年間更七度位列全球第一。在推動市場發展的同時，監管機構一直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規則》和《上市規則》等法規監管證券市場，當中包括審批公司的上市申請，以及監管已上市的公司，確保市場質素及市場保持穩妥有序地運作。正如主體質詢所述，螞蟻集團在今年11月3日宣布暫緩在香港上市。政府不會評論個別上市申請的細節。就香港整體上市制度的規管及安排而言，在諮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港交所後，我現回覆如下：一及三一般而言，上市申請人及上市公司須符合其註冊地、業務營運地，以及上市地的各類監管要求。若上市申請人或上市公司在多個司法管轄區營運業務及/或上市，則須符合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要求。就於香港上市的公司而言，監管機構一直按上述法規審批上市申請。上市委員會亦會審核招股文件，確保它們有充分的業務風險披露。上市委員會審核招股申請的主要原則包括考慮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其合規要求，以及招股文件是否已就重要事項作出充分披露。如上市申請人屬內地H股，申請人亦須先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准。即使上市申請人的申請獲上市委員會批准後，港交所及上市委員會仍會繼續監察它們能否持續符合法規的要求。在招股文件發布後，上市申請人仍需負責評估該公司的業務和適用的監管規定，以確定該公司的財務及交易狀況，以及有關業務或監管環境是否出現需知會投資者的重大變化。如有需要，港交所會向上市申請人及其保薦人查詢，並按情況要求申請人對招股書作出補充。香港的監管機構一直，並繼續與內地等司法管轄區的監管機構保持有效的監管溝通。螞蟻集團的上市申請亦依循上述的制度進行。二香港市場過去已有處理IPO在認購期屆滿後決定不進行上市的經驗。事實上，過去亦曾有上市申請人在IPO認購期屆滿後決定不進行上市。監管機構會確保螞蟻集團在退還申請股款的安排有序進行。香港證券業一直競爭激烈，張議員很清楚這一點。我注意到一些銀行或券商一直有透過不同途徑，包括豁免IPO的申請費用及經紀佣金等方式吸引更多客戶。對於業界透過價格競爭的商業行為，監管機構一般不會干預。監管機構主要關注退回認購款項是否以公平有序的方式進行。我注意到近日螞蟻集團暫緩H股上市而退還申請款項予投資者時，一些銀行及券商決定豁免或減收客戶以借貸方式認購股份的利息。我們相信各家銀行或券商會因應自身商業考量就適合自己的營運策略作出決定。事實上，並非所有大型銀行或券商均在今次螞蟻集團招股的申請中豁免有關利息收費，據我們了解，有個別大型銀行有繼續向客戶收取相關利息，而有部分中小型券商亦有豁免或減收該費用。因此有關決定純粹以商業為考量，而未必與銀行或券商的規模有必然關係。我們暫未見到有不公平競爭的情況出現。就認購新股的整體安排及流程而言，港交所現正就"香港首次公開招股結算程序現代化"進行諮詢，目的是透過嶄新網上服務，使市場參與者及監管機構在更流暢及數碼化的環境下處理新股認購，一方面提升效率，另一方面能減少在過程中需鎖定的資金，相信能有利市場及業界的業務發展。我歡迎社會各界在諮詢期內就優化新股上市安排向港交所提交意見。
代理主席，這次螞蟻集團因為自身問題而取消上市，責任誰屬顯而易見，但在事件中蒙受損失的卻是中小型券商和廣大投資者。

我希望政府能就責任問題訂立明確規定，好讓投資者和業界日後對投資新股更有信心。

當局會否關注保薦人、港交所和證監會的責任？是否應對現行保薦人制度和責任問題作出全面檢討？
多謝張議員的補充質詢。香港的上市審批工作按照一套十分嚴謹的制度進行。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若上市申請人在多個司法管轄區營運業務或上市，便須符合多個司法管轄區的監管要求。就於香港上市的公司而言，監管機構一直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規則》和《上市規則》等法規審批上市申請。在審批過程中，上市委員會會審核招股文件，確保招股文件有充分的業務風險披露。上市委員會審核招股申請的主要原則，包括考慮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是否符合合規要求，以及在股份發行後能否維持公平有序的市場。即使上市申請人的申請獲上市委員會批准後，港交所及上市委員會仍會繼續監察它們能否持續符合法規的要求。螞蟻集團的上市申請同樣依循上述制度進行。關於張議員剛才提到螞蟻集團這宗特別的個案，我們不會評論個別申請人的情況，但就整體制度而言，港交所作為前線監管機構，負責按《上市規則》審視上市申請，上市委員會亦會審視上市申請和招股文件的信息披露，包括剛才所述的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和是否符合合規要求等。

其實，監管機構一直按照這套制度和行事方式工作，處理螞蟻集團的上市申請時亦然。

整體而言，香港的上市審核制度穩健，目前討論的個案亦同樣據此制度處理，我看不到議員剛才提及的問題。
代理主席，螞蟻集團原計劃集資的金額超過2,600億元，破全球紀錄。就此，我想詢問，在這次IPO招股至宣布取消上市計劃期間，香港的資金流動是否一直保持暢順？金融市場是否一直保持穩定？這次事件會否影響內地股份來港作第二上市或內地公司來港上市發展？
代理主席，多謝議員提出補充質詢。

螞蟻集團決定暫緩上市至今，已經超過1個月，事件充分證明我們有能力維護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反映香港金融系統的緩衝和抗震能力。因此，我認為大家應該留意，今次事件反而顯示了香港市場的韌性和競爭力，令人更清楚知道本地資金池的吸納能力，以及香港即使出現這種情況仍能妥善處理退款安排。

香港如要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便須盡量減少這種在認購期屆滿後撤回上市的情況，以給予投資者信心。在今次事件中，我想問政府有何得着？除了考慮剛才張華峰議員所述保薦人可能需要承擔的責任外，政府將如何避免這類已收取IPO認購款項但最終撤回上市的情況？

螞蟻集團今次暫緩上市是公司本身的決定，該公司亦已在11月3日就香港上市計劃發出公告，解釋事件。

反之，本港的金融系統穩定，退款安排亦如我剛才所述十分順暢。

代理主席，今次螞蟻集團招股，有155萬名市民申請認購，對公眾投資者的影響其實很大。局長，今後如有任何公司在暫緩上市後重啟上市程序，港交所除了會如主體答覆所言，按照一般程序進行審查，以及要求申請人及保薦人就先前暫緩上市的主要風險因素及緩解情況在招股書中作出補充外，會否考慮要求申請人及保薦人額外作出某些公開披露或說明，例如登報述明最新情況，以便公眾投資者在得悉風險變化後才決定是否再次認購？
代理主席，就這宗個案，如果螞蟻集團最終決定重啟上市程序，我們會按照現行機制處理。

代理主席，多謝謝議員的提問。

一般來說，上市公司在港上市受《證券及期貨條例》及《上市規則》等法規規管，停牌期間或除牌後亦必須按照相關法規處理業務。

代理主席，中央表示全力支持香港特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國家發展大局。另一方面，香港邊境地帶多年來發展滯後，與僅一河之隔、高廈林立的深圳形成鮮明對比。此外，邊境地帶設有堆填區、墳場、廚餘處理廠等厭惡性設施，加上欠缺交通接駁，以致發展受局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會否改變政策，不再在邊境地帶興建或擴建厭惡性設施，並將現有設施縮小規模；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二有否研究可如何充分發揮邊境地帶的發展潛力，以達到與深圳"優勢互補"的作用，例如建設核心商業區；如有，詳情為何；及三有否與中央及相關部委，探討香港可如何利用邊境地帶土地，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當中香港和深圳這兩座毗鄰城市的關係尤為密切。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策略下，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港深合作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規劃香港的空間布局時，我們會全力配合這些發展方針。事實上，在全港發展策略《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當中，建議在邊境地區發展"北部經濟帶"。經濟帶從西面的落馬洲一直延伸至蓮塘/香園圍，適合作科研、現代物流、倉儲及新興行業，當中不少是政府早年經檢視邊境禁區土地後釋放出來的土地。上文提及的"北部經濟帶"，涵蓋現有7個過境通道，而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及《香港2030+》建議的新界北策略增長區都位處這條發展軸之上，這兩項發展涉及約190公頃原本屬於邊境禁區的土地，稍後我會進一步闡述。就質詢的各個部分，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後，我現答覆如下：一政府為廢物和污水處理或殯葬設施等選址時，會根據一套專業及全面的準則找尋最合適的地點，進行環境、生態、規劃、交通等方面的評估，並提出必須的緩解措施，以確保選址不會對周邊環境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而選址亦須通過相關的法定規劃或環境評估程序。政府並沒有既定政策特意把這些設施集中在邊境地區；個別設施座落接近邊境的地區只是因為地點合適。位處新界北接近邊境的這類大型處理設施包括新界東北堆填區和正在興建的廚餘處理設施，它們主要用作處理來自新界東北的都市固體廢物和廚餘。廢物和污水處理設施不是新界北獨有，在其他主要地區均有不同類型設施以應付區域性需求。現代化的廚餘處理設施都採用全密封式設計，以及配備過濾及淨化空氣設施，因此不會對附近環境構成影響。政府正逐步落實一系列的轉廢為能、減廢及廢物處理措施，以減低以堆填處置廢物的需要。當位於石鼓洲旁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於2025年投入運作之後，亦將有助減少運送至堆填區的廢物量。至於殯葬設施，經過多輪地區諮詢後，政府只會在沙嶺墳場現有範圍內興建擬議的靈灰安置所、火葬場和殯儀館設施。該項目現正分階段推展，其中靈灰安置所發展項目將於2021年完工，涉及工程費用超過18億元。二及三在進行土地規劃時，我們會充分考慮如何善用邊境地區或跨境基建附近地點的地理優勢，以把握區域發展如大灣區所帶來的經濟機遇。就商業區而言，位於新界西部的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由於它可經深圳灣口岸，方便到達深圳西部如前海，加上擬議的洪水橋鐵路站，我們會把這區發展為新界西部的商業中心區，提供超過200萬平方米的商業樓面面積及約75,000個商業就業機會。新發展區的首批工程已經展開，目標是在2038年完成整個新發展區工程。港深政府共同規劃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深圳園區和位於落馬洲河套的香港園區，實現"一國兩制"下，位處"一河兩岸"的"一區兩園"。

憑藉香港園區的地利優勢，園內企業得以利用深圳的強大生產設施進行大量生產，以及拓展龐大的內地市場，擴大發展規模及提升經濟效益。當局正向立法會就相關的建築及基建工程申請撥款，並爭取在2024年落成第一批樓宇。此外，當局會與深圳市政府展開研究在深圳新皇崗口岸採用"一地兩檢"安排，以釋放香港落馬洲管制站超過20公頃現時屬邊境禁區的土地作其他用途。

初步估計這3個具發展潛力地區共可帶來215,000個就業機會，以及255,000至350,000人口，涉及發展用地約720公頃。當局已就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開展可行性研究，並爭取明年為這個發展樞紐進行詳細設計，以及為其餘兩個具發展潛力地區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為邊境地區進行規劃時，我們不會忽略毗鄰深圳的發展。事實上，兩地政府有不同渠道就跨境交通、環保等事宜作交流。舉例來說，規劃署和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每年會定期會面，就雙方的規劃工作交換意見。
主席，多屆特首都說要推動大灣區發展，林鄭特首更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要與深圳加強合作，實踐"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局長剛才亦提到要讓深港兩地關係更趨密切，規劃香港空間布局時會全力配合，支持港深合作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又說在規劃邊境發展時不會忽略深圳的發展。

我這樣說是因為政府將一些厭惡性設施設在深港發展區的中心位置，例如骨灰龕、廚餘廠、堆填區等。

我剛才已指出，整個邊境地區的面積超過2,800公頃，其實邊境地區有邊境地區的需要。

環境局副局長，請答覆。

這份協議的內容多元多樣，我舉出一些例子，包括：跨界基礎設施的建設及通關便利化、港珠澳大橋、粵港澳大灣區鐵路網規劃、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建設、提升深港陸路口岸功能。

但是，目前已經有機制，讓各項發展上的要求，滲入到不同的政策局及部門。
我剛才問的是，局長會如何令前線官員或其他政策局的官員在規劃上體現深港發展觀......

蓮塘/香園圍是新界北發展區其中一部分，將用作發展現代化工業園。

主席，政府過往在規劃土地時，一直視新界邊境地區為偏遠地區，用來安置堆填區、大型墳場及工業區等厭惡性設施。在大灣區的建設及國家的"雙循環"戰略脈絡，再配合"十四五"規劃下，新界的邊陲地區應是深港兩地的核心區，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橋頭堡，政府必須重新審視及規劃新界的土地。我想政府回應一下，會否用新思維規劃邊境用地，包括開放沙頭角墟的禁區，打造成大灣區的商業旅遊區；縮小龍鼓灘的填海範圍，遷移這些污染性工業，將屯門打造成為商住社區，與深圳蛇口的前海對接；並撤回在沙嶺墳場興建20萬個骨灰龕位的超級殯儀城，改為發展有利香港融入大灣區的項目？主席，我申報，我是龍鼓灘村的村代表，家族亦在新界擁有土地。

新界北新市鎮分為3個小區，合共佔地720公頃。

龍鼓灘和屯門西是"明日大嶼願景"的一部分，政府稍後會將相關文件交予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

古洞北、粉嶺北的規劃已經完成，正在進入建設階段。

我們已開始規劃新田/落馬洲區，希望明年可以就其他兩區展開規劃研究，有進一步消息的時候，我會向何議員報告。

主席，剛才第四項質詢時，我曾提及康宏環球，審慎起見，我要申報我的律師行是有關苦主的代表。主席，2019冠狀病毒病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不少行業苟延殘喘。有學者預計，隨着年關將至，加上政府由本月起不再向僱主發放工資補貼，企業倒閉及裁員潮即將淹至。有輿論批評，政府豪花300億元資助最終仍需大幅裁減逾5300個職位的國泰航空集團，但卻拒絕以相若金額，代全港僱主及僱員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半年，反映政府政策着重個別公司、忽視全港勞工困境，而且政府往往錯判形勢、藥石亂投。

在制訂來年財政預算案的諮詢過程中，我們會繼續聽取市民的不同訴求和深入考慮不同建議。因財政困難而未能依時清繳稅款的納稅人，可申請分期繳稅。獲稅務局批准分期繳付2019-2020課稅年度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稅單的納稅人，如能依期繳交所有分期款項，可獲豁免徵收附加費，豁免期以稅單的繳稅期限日起計的一年為上限。此外，稅務局就暫繳稅亦設有緩繳安排，若納稅人預計本年度的應課稅入息將較上年度下跌超過一成，可向稅務局申請緩繳部分或全數暫繳稅。

二在推出超過3,000億元的措施後，政府2020-2021年度的預計綜合赤字已增至超過3,000億元，財政儲備則降至約8,000多億元，相等於約12至13個月的政府開支，龐大的財赤金額是前所未見。本地疫情發展加上外圍經濟充滿不確定性，政府一方面需要審慎理財，避免財政儲備急速萎縮，另一方面要適度而具針對性地支援受影響的企業及人士。政府需在兩者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正如上述，政府已推出超過3,000億元的利民紓困措施，當中包括"保就業"計劃，既為企業帶來現金流，又為員工保住"飯碗"。

近日不斷有裁員消息，除了國泰航空公司外，還有永安旅行社及有線電視。

不過，其實我們有很多措施是"以個人為本"，包括我剛才介紹的稅務寬免，也是以個人作為基礎。

如果大家記得，在今天的6項口頭質詢中，羅局長在第一項質詢時，便列舉未來如何優化社會保障網的一系列措施。

主席，政府的"保就業"計劃剛在11月底結束，有旅行社大幅裁員，失業情況現已非常嚴峻。預計香港的失業潮會在明年第一季爆發，中小企及基層市民會首當其衝。

所以，我們要持續監察社會及經濟情況，適時推出合適措施，針對性地或從多方面支持經濟，並為市民推出相應的紓困措施。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很清楚，政府用了數千億元救市和保就業，但現實的情況是：由於疫情持續，經濟極差，越來越多市民失業，越來越多中小企結業。

局長，我每次見你都問同一問題。

如果政府認為這方法不可行，請告訴我們有甚麼方法幫助現時處於水深火熱的市民。政府不可以說，最重要是目標"清零"，重啟經濟，我們現時看不到政府有甚麼積極方法可以"清零"及重啟經濟。我們要求政府推行強制全民檢測，政府又不推行。如果政府甚麼也不做，市民根本看不見希望，所以請政府准許市民提取自己的強積金自救，可以嗎？
多謝葛議員的提問。

我相信作為負責任的官員，絕對不應為解決燃眉之急而把問題延後解決，這不是恰當的做法，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我希望大家能夠"一籃子"考慮我們如何多管齊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兼顧眼前的問題，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理念。

主席，我動議二讀《2020年印花稅條例草案》，以落實施政報告的建議，由11月26日起撤銷非住宅物業雙倍從價印花稅，並回復以第二標準稅率徵收非住宅物業從價印花稅。過去一段時間，非住宅物業的售價及需求已顯著回落。私人寫字樓、零售業樓宇及分層工廠大廈售價指數從高位回落13%至19%；成交量亦較推出雙倍從價印花稅前下跌超過八成，因此，現時是適當時候撤銷雙倍從價印花稅。建議可利便企業出售非住宅物業套現，應付因經濟下行而出現的財政問題或現金需求，緩減疫情對本港經濟及商業活動的衝擊。為了使有需要的業主盡早受惠於撤銷雙倍從價印花稅的建議，行政長官已行使法定權力作出《2020年公共收入保障令》，使《條例草案》於《命令》有效期間具有十足法律效力。《命令》維持有效最多4個月，即有效至2021年3月25日。在此期間，我們會爭取盡早完成立法審議程序，以確立這項便商利民的措施，亦希望得到各位議員支持。我們已於11月25日向立法會發出參考資料摘要，解釋撤銷雙倍從價印花稅的建議。我希望得到議員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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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人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以本人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